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我動議編號34的修正案。

鄺俊宇議員，請你動議編號37的修正案。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現在進入第3個環節，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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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及2條。
在這個環節，全體委員會會先就第1及2條納入《條例草案》，進行合併辯論。委員可在此辯論中說明是否整體支持《條例草案》。辯論結束後，會表決該兩項條文納入《條例草案》。之後，全體委員會會回復為立法會，處理採納全體委員會報告的議案及三讀議案。委員已獲通知，這個環節會進行約6小時。現在辯論開始，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主席，現在是財政預算案第3個環節的合併辯論，我會就是否支持《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及相關理據發言。

首先，我詢問的問題是，會員是否滿意政府在預算案中的紓困措施，包括派發1萬元現金和稅務寬減。結果顯示，接近一半會員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這是相當不錯的成績。接着我詢問，政府打算大幅增加警隊開支至258億元，包括增加警隊職位，以及加強武器和裝備，他們對此有何意見。不論是教師、校長或退休會員，均有過半數選擇非常不同意，這說明會員對於警方增加編制和加強武器裝備有非常強烈的反對意見。最後，我詢問會員對這份預算案的整體意見為何，因為有些地方大家較為滿意，但亦有些地方大家都感到不滿意，於是我問他們的整體意見，是否贊成這項決議案？結果顯示，不贊成或非常不贊成的人數高達67%，即每3名會員，便有兩名會員不贊成這份預算案。結果非常清晰，會員的取態十分清楚。我們要留意的是，教師在社會上是一個大群體，他們的取態在某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市民的整體意見。這說明大家對於政府採取武力來解決現時的政治問題，是非常有保留和不贊成的。主席，除了我剛才引述的會員的表態外，我還想提出另一些重要觀點。大家都知道教育非常重要，我們重視教育，如果在教育方面多花公帑，多數不會有人反對，因為優秀人才是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元素。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需要有高質素的公民教育，要培育優秀的人才和發展成熟的社會，教育就是關鍵所在，亦是我們社會需要長期進行的工作，當中要做好長遠規劃，持續投資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請注意，是持續投資教育——因此，對於牽涉教育開支的議案，只要開支用得其所，議員都會支持。例如興建學校或進行學校改善工程的建議，在財務委員會上往往沒有甚麼爭議便通過，甚至有議員覺得投放的資源並不足夠。但是，現在出現了甚麼問題呢？

我留意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答辯時反駁我的說法，他說："有議員在上星期就預算案發言時指稱教育開支有'倒退'情況，這既與事實不符，亦罔顧這屆政府上任3年內，在教育方面的經常開支增加了24%，即194億元的承擔。"驟耳聽來，相當令人鼓舞，經常開支在3年內增加了24%。但是，想深一層，司長的說法是否清晰和全面？

我認同在首兩年，情況相當不錯，與前兩屆政府相比，本屆政府在首兩年的確較為重視教育，在教育方面投放了更多資源，尤其是經常開支，這點我們是欣賞的。雖然不及回歸初期的政府，但至少正在追落後。

這個發展趨勢令我們感到非常憂慮。

為何同一個政府在資源分配上會這樣厚此薄彼？

又例如最近的疫情增加了教育的難度，學生已停課數月，只靠網上授課，當他們回校復課時，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此外，大部分其他地區均大力投資教育，增加資源，促進專業。

如果我們這樣削減資源，此消彼長，香港的教育便會更形落後，我們如何能夠在國際間競爭呢？如果沒有通盤而持續的改善，沒有聆聽教育界的聲音，只按着施政者的主觀想法或政治角度來制訂政策，甚至在資源分配上，一暴十寒，不能持之以恆的話，我們是不會成功的，我們會遇到很多難題，這肯定不是教育界希望看到的情況。今年教育開支的減少，相信與政治氣候有莫大關係。本來林鄭月娥上任時曾表示，政府制訂教育措施時，應該秉持專業領航及直接聆聽的原則。

但是，至今我們看到，在面對政治問題時，政府往往不正視問題，反而選擇把政治問題推卸及歸咎於教育界，例如自去年6月起，反修例運動引起一連串社會運動和警民衝突，當中有不少警暴問題。

日前林鄭月娥在接受《大公報》的訪問中，更進一步指教育不能成為"無掩雞籠"，並提到要處理通識科，會向大家作一個交代，會有一個說法等。

建制派批鬥老師，教師不受尊重，政府及建制派是始作俑者。即使政府繼續表示尊敬老師及愛護老師，也只顯得無比虛偽。

主席，我正在說明理據。相反，不少警察仍然囂張跋扈，在個人和社交平台上大放厥辭，對年輕人濫暴和濫告。在這強烈對比下，教師和市民又怎會感到心服口服呢？主席，我提出這些理據是要說明，如果預算案能好好地、合理地增加教育開支，並合理地處理現時的政治問題，如果政府能以合理的方式回應市民的訴求，不會在預算案中增加撥款，讓警隊可以使用更強的武力對付市民，我相信效果會更好。

今年的預算案對警隊的撥款有不合理的高增長，以及對教育界的投資大為倒退，我們覺得不能接受。

我希望議會能夠認清一點，就是教育應該得到大力支持，教育界及教師亦需要得到大力支持，而非不斷用放大鏡尋找他們在言論上的問題，以言入罪。我希望我們可以在平心靜氣的氣氛下，做好香港的教育工作。我亦再次作出呼籲。

去年立法會有一個出訪芬蘭的考察團，芬蘭的教育開支佔其國民生產總值約5%，而我們的只佔約3%，兩者相差甚遠，我們只能羨慕他們，自己則無法做到這樣。稍後我們會在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有關芬蘭教育的考察團報告。我希望我們的財政決策者可以好好地投資教育。本人謹此陳辭。

她說"無掩雞籠"，甚麼是"無掩雞籠"？政府才是"無掩雞籠"，他們"跪低"了，共產黨說甚麼也會聽，現在即使全面審查老師、校長也不夠，連為考評局出試題的人也要審查。

沒有用的，中國大陸也有這些形式，但這樣做只會令更多年輕人、教育界憎恨政府，他們已經露出狐狸尾巴。

弄成這個樣子，應該向他跪拜才對，並且要將全面管治權交給中國大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全部都是謊言，現在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我引述如下："官員要忠誠、有勇氣"——其實和"黑警"的"忠誠勇毅"一樣，原來"忠誠勇毅"的不僅是"黑警"，現在整個特區政府都要"忠誠勇毅"，對嗎？

為何其他人願意來香港投資？當然不是，因為香港仍有法律可依，即使被中聯辦、港澳辦打壓多年，香港仍然有很多人站得住，例如教育界一直被這些紅色高官打壓，但仍然有些有骨氣的教師走出來。

就是因為一個轉變，當然，1997年之後是越來越明顯的。

我以為那個世界已經終結了，怎料現在全部變回來，原來最黑的就是反黑組，真恐怖！

這個政府就是這樣，只要"識做"，便可升官發財。

因為大家都看到，用完即棄是必然的。

我是郭家麒，你警告我甚麼？

試想想，如果香港與中國大陸看齊，好像"林鄭"向夏寶龍、駱惠寧"跪低"，整個香港便會變成與中國大陸的城市一樣。

現時整個政府所做的事，全部都不堪入目。他們是"飯桶"，總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跪低"，送上香港的自治，送上香港的將來，趕年輕人入獄，將香港人變成奴隸，用教育政策、愚民政策控制傳媒、控制所有人，令大家變成奴隸。

財政預算案最根本的問題牽涉到整個理財哲學，而就預算案中的理財哲學來說，大家也看到特區政府"派錢"也派得比人差，即使是"派錢"，也不能夠在過程中理順有關的安排，沒有採用便民的方法，包括直接利用本港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社會福利系統，使長者和殘疾人士無須另行申請。

政府理財哲學所反映的第二點是，我們看到在防疫抗疫基金下——這可能是由財政司司長管理——"派錢"時卻"大細超"，不是每位市民也有。

為何特區政府整套理財哲學是如此奇特的呢？究竟最大的困難是否有錢不懂得用，還是整群主事官員的民智未開、腦袋未開，又或是整個考量也只是志在坐地分肥，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特區政府並非屬於個別人士，而是屬於香港人。政府有的資源及財政儲備，是香港市民多年來胼手胝足得來的，不是官員的私人金庫，不是官員可任意決定這人有那人沒有。所以，我們反對將第1及2條納入《條例草案》的最基本原因，是預算案所反映的特區政府理財哲學，是"派錢"也派得比人差。當全世界其他國家面對儲備不足的時候，我們有如此豐厚的儲備來應付經濟困難，但卻沒有善用，這已足夠令我們反對今次的預算案。第二，在預算案的辯論過程中，保皇黨的議員經常說，如果民主派能夠成功取得"35+"，即立法會過半數議席，預算案便會遭否決，又或很多所謂的重要開支，例如行政長官辦公室或警務處的開支，便會被刪除，令政府無法運作。首先，如果政府真的能夠好好地照顧香港市民的利益，政府得到的民意，便不會是過半數香港市民給它零分。政府不順應民意、不改善施政、"派錢"派得比人差，政府便須面對來自整個社會的政治壓力，因為特區政府已經沒有"以人為本"，沒有以香港人的利益作為最基礎的考慮，為香港市民服務。"林鄭"最近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說，如果立法會被今天這群導致內務委員會停擺的議員掌控，日後會是甚麼局面？其實，她在今時今日還說出這些話，只能證明她是一個死不悔改、不理民意的人。因此，我在修正案提出削減整個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開支是非常正確的，因為當你看到一個死不悔改，做錯但不承認，還要諉過於人的特區政府首長，香港人怎會同意把錢給她？

我不知道他們考慮的是甚麼，但如果社會民意取向是如此清楚，對於政府的施政、警暴的行為有這麼多不滿，他們怎可能會找到一個替特區政府、"黑警"暴力開脫的理由？他們不追究問題的根源，只懂在桌面上擺放政治選舉的口號，把整個泛民陣營和社會對政府的不滿視為甚麼勾結外國勢力、"攬炒"等，其實他們所做的根本是在"攬炒"香港，這便是保皇黨及特區政府聯手做的好事，他們正是好事多為。因此，我想說的是，對於9月的立法會選舉，我們有一個很清晰的目的，就是要令議會還原至能夠真正面向群眾，而不是在這種扭曲的議會狀態中，藉着根本無須面對群眾的功能界別，連同建制派、保皇黨壟斷議會制度，令制度暴力比任何事情對香港社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如果民主派能夠勝出選舉，一方面可以成功"搶灘"......我想指出，民主派增加了議席將代表市民的公投結果，亦代表特區政府必須面對及處理問題。"林鄭"經常問，如果民主派取得"35+"會是甚麼局面？如果"林鄭"屆時仍然自恃有共產黨撐腰，有3萬警員為虎作倀，以為這樣便可以繼續肆虐，可以推行二十三條立法，繼續用軍管的形式管治香港，我們必然會反對及抗爭，而且她還要面對香港市民在公投中發出的反抗聲音。

這是寫在第五十二條的機制。

除了共產黨可以隨意解釋寫在《基本法》的條文外，香港人是否連字面上清楚寫明的內容也要面對釋法？不可能的，而且這是《基本法》。如果大家就《基本法》中對議會與政府之間的約束有疑問，我相信要對疑問作最合理的解釋，便要找小平同志了，他是偉大的"一國兩制"的設計師，他已說得很清楚，亦定出了方向。不過，今天已走樣變形，所以，我鼓勵大家親身去詢問小平同志應該如何理解《基本法》，而不是隨便找幾個人解釋立法原意，然後說這便是釋法。這不是釋法，而是扭曲、歪理，是歪曲了法例，放棄字面的解釋，然後插入很多奇奇怪怪、有權用到盡的安排，這是僭建。所以，現在他們是輸打贏要、"公你贏，字我輸"，這一直是共產黨、"林鄭"及保皇黨的思考和做事方式。預算案採用這樣的做法，如何能令市民感受到在整個管治過程中，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城市具備應有的文明狀態、應有的國際水平及應有的文明水平呢？

她在香港為官，作為香港人的特首，由香港人向她發薪，她便有責任令香港社會走向現代和文明，並須符合《中英聯合聲明》所訂下的框架，而不是隨意解釋，將香港社會和香港市民抹黑，結果製造社會撕裂和對立，然後好官我自為之。這樣的態度及管治邏輯反映於預算案中並貫穿其中，顯然是與民為敵。

我們反對的根本理由，是預算案完全視民意為無物。當現時社會對特區政府和警暴有這麼多不滿的情況下，預算案仍然堅持為警隊擴容、買武器、加軍備，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而特首的表現，她出賣香港人，成為內地政府的"妹仔"，亦不符合受薪於香港的標準。

他們這樣煽動仇恨，不批准預算案，而我們支持預算案，既要說出我們的理據，亦要指出他們的歪理。

因此，我要繼續說下去。郭家麒議員一直說官員"倒米"。我很想對泛民議員說，你們現時口口聲聲要全面否決預算案，但政府已經作出部分回應，包括全民派發1萬元，當然這也是建制派議員、不同政黨一起爭取的。政府知道香港艱難，答應今年向每人派發1萬元，但你們同樣會否決預算案，因為你們一定事事也反對。

剛才梁美芬議員發言了八九分鐘，我才站起來，而你提示了她，現在她又說了三分鐘完全離題的事宜。剛才梁美芬議員說得對，大家要一視同仁，那麼請主席兩分鐘便提醒她一次。

依循《基本法》，我們沒有理由癱瘓內務委員會，以拉倒《國歌條例草案》和《基本法》附件三。

陳肇始局長在抗疫一開始時慢十拍，我們一早告訴她口罩不足夠。去年，我們多次投訴，在選舉期間，選區內沒有清除連儂牆，牆上有很多抹黑和攻擊的海報，違反《選舉條例》，但政府沒有執法，不作為。

不過，我也看到在抗疫期間，他們雖然能力不足，但也有努力。

我們要公平、合理評價他們的表現。

不可能，市民需要這些公共服務。對於老師，我們同樣有很多不滿，於是我們便要求教育局調查，但是否要削減全部教育經費呢？

我們希望與你們一起保護"一國兩制"，而不是看着你們被"攬炒派"攬着，與香港同歸於盡，令"一國兩制"玩完。

主席，正如我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發言中指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認為，整體而言，特別是當下世界經濟受創的大氣候之下，以及本港社會經濟受到嚴重創傷的情況下，特區政府這份財政預算案具建設性，而且回應民意，有助企業、市民捱過現在的艱難時間，所以民建聯會支持這份預算案。不過，我亦要求政府不能夠也不應該再抱着官僚思維，而必須在香港最艱難的時期、這個非常時期勇於打破常規，從善如流，急市民所急，紓解民困。"遇難即議、議而有決、決而必行"才是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政府的所為。因此，我再次促請政府針對以下4個問題嚴肅考慮，極速回應，並採納我們的建議。第一，在預算案通過後，現時政府提出的"派錢"安排所需的時間依然太長，未能急市民所急。我們多番要求政府盡快派、簡單派，充分利用現有的津貼發放機制，加速"派錢"。只待預算案正式通過，便可以向這些在政府有銀行戶口資料的市民立即發放1萬元，而無須再次要求他們登記或申請。這個方法可以有效加速處理政府沒有備存申領者戶口資料的其他"派錢"程序。今早，我再次向司長爭取，不過，獲得的回覆依然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或勞工及福利局不接納這個建議。第二個問題同樣涉及勞工及福利局，便是"保就業"計劃的申請資格依然"離地"。

我們相信擴大這些證明文件的種類，可以令僱主為沒有強積金戶口的僱員申請"保就業"計劃。這樣才能夠達到局長和政府的目標，或市民大眾的目標，便是"保就業"。第三，特區政府——同樣是勞工及福利局——也要設立失業援助金，因為之前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其實無法幫助已經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市民。我們繼續要求當局特事特辦，不能夠只是說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制度已經可以支援失業人士，而是直接設立失業援助金，同時壓縮行政和審批程序，令援助金可以短期內發放。

局長太"離地"了，不聽取民意，也不理民情。我在此再次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作出最嚴厲的警告：請立即回應我們上述數個訴求。主席，香港正處於極其困難的時候。經濟方面，香港今年1月至3月的失業率上升至最近的4.2%，打破9年來的紀錄。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收縮8.9%，是1974年有紀錄以來的最大跌幅。政府更把今年全年經濟預測調整為收縮4%至7%，較年初預算案中的預測更差。疫情方面，香港的抗疫工作雖然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但昨天仍然出現確診個案。最新消息是疫情出現反彈，該本地確診個案沒有外遊紀錄，暫時未能找出傳播鏈。加上全球疫情仍然未斷尾，警號仍然響起，廣大市民的生命和健康繼續受到莫大威脅。因此，政府仍然不能鬆懈，全港市民仍然不能鬆懈，要繼續努力做好防疫及抗疫工作。主席，在修例風波和新冠肺炎疫情雙重夾擊之下，香港正處於回歸以來最困難的時候。經濟陷入寒冬，消費停頓，百業蕭條，結業潮、失業潮，包括破產潮，估計真是接踵而至。各方人士，不管政見為何，面對疫情來勢洶洶，現在最需要的是攜手抗疫，同心協力，放眼全球，立足香港。但很可惜，香港有不少黨派仍然有"攬炒"思維。在這麼嚴峻的關頭，其實我們應該放下"攬炒"思維，一起想辦法共渡難關，走出困局，不應該繼續"炒政治狂熱"，更不應該有意或無意製造更多、更多的難關，令政府的施政更困難，亦令市民的生活更痛苦，否則香港只會被推向災難的深淵。主席，當財務委員會早前審議涉及1,375億元的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紓困措施時，企圖"攬炒"香港的人、抱着"攬炒"思維的人似乎不理會各行各業正在等待"救急錢"，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在財委會審議該項目期間不斷阻撓。

如果不是我們大多數議員團結努力，謹守崗位，確保這項撥款獲得通過，不少受災的行業至今也未必得到任何支援，只會眼白白承受一重又一重的打擊，感到無助，甚至坐以待斃。主席，阻撓防疫抗疫基金的撥款後，企圖"攬炒"香港的人和抱着"攬炒"思維的人又表示今天要否決預算案。這份可算是近年最有迫切性的預算案，因為當中動用1,200多億元"救企業，保就業"，減免薪俸稅和差餉，亦包括全民派發1萬元。一連串的措施本來對基層、中小企是及時雨，但這些經常企圖"攬炒"和抱着"攬炒"思維的人似乎不理會，繼續"拉布"，總共提出124項修正案。

更甚的是，由於預算案中涉及增加警隊撥款，讓警隊購買裝備，故此這些企圖"攬炒"香港的人也表示因而要否決整份預算案。這種做法明顯是報復警方的執法工作，藉此打擊警隊，所以即使明知修正案不會獲得通過，他們仍然要製造很多機會侮辱警隊，拖延時間。主席，除了否決今年的預算案外，他們更企圖拖垮香港的經濟民生。企圖"攬炒"香港的人已經明言，不惜政治"攬炒"。根據他們為9月立法會選舉協調時已定的共同綱領，白紙黑字寫得十分清楚，一旦贏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便會否決預算案，癱瘓立法會，迫使特首解散立法會，最終目的是引發香港的憲制危機。市民不禁要問：來年的預算案仍未公布，連影子也未看見，他們為何那麼快，現在便明言否決來年的預算案呢？可見如果這些企圖"攬炒"香港的人一旦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不論來年的預算案是否對民生有利，能否拯救萬民於水火之中，他們也會"一刀切"地否決。試想一旦政府陷入停頓，會出現甚麼問題？首先是政府會出現財困，便迫使一些非緊急的服務必須停止。社會上老弱傷殘可能得不到照顧。假如財困情況持續，公共醫療乃至社會治安亦會受到影響，最後導致香港陷入無政府狀況，所有市民的身家、性命和財產均可能受到威脅。若選舉結果令政府無法施政，根本是對"一國兩制"，以至《基本法》的破壞。如果立法會在這樣毫無底線的情況下被癱瘓，甚至被這些明言希望香港沉淪、"攬炒"香港的人主導，那麼整個香港只有停擺。眼見一場政治的浩劫可能成真，我希望香港市民細想，難道這真的是大多數市民的選擇嗎？主席，正如我多次提出，疫情稍為緩和之際，很可能是社會非法暴力重臨之日。近日很多地區再次出現人群聚集活動，警民衝突情況亦再次出現，令人擔心暴力行為繼續蔓延，繼續破壞香港。修例風波即將一周年，以及立法會選舉在即，主席，極端分子及其背後鼓吹煽動的人肯定不會罷休。他們會用盡一切方法，將香港"攬炒到底"。所以，暴力行為預期在一段時間內不會休止。主席，我很希望......

任何不滿都不能夠成為毀滅香港的藉口。請每一位理性的香港人由自己做起，說服身邊每一位真正愛香港的人，團結一致贏回香港，打勝這場仗。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已經到了最後的討論和辯論環節。

我希望大家明白，這份預算案是在政治動盪的環境下推出的。雖然政府沒有明言，但香港人清晰知道，這實質上是政權過渡的預算案。何謂政權過渡的預算案呢？如果大家記得，我在過去數年評價預算案甚至施政報告時，也經常強調由1997年至今，香港政府似是屬於"看守政府"的狀況，可能會看守至2047年或《基本法》第五條有關50年不變的"大限"將至時，便會完結。然而，經過去年整個反修例風波後，今年的預算案不單是一個"看守政府"的預算案，更是為政權過渡而推出的預算案。

大家明白嗎？在過渡期間，只要政府內部、建制陣營內部，以及香港普羅大眾不會有太多反對或反響就可以了。

簡而言之，這顯然是為了現屆"林鄭"政權過渡而提出的預算案。

主席，我嘗試更具體地闡述我的論點。

大家未必同意，但我始終要強調這點。

為何我說政治板塊的權力崩壞呢？去年的反修例事件告知大家，最大的震盪並非示威者四處破壞，而是在7月1日前建制派的內訌。建制派的內訌局面至今依然存在。

權力架構崩壞，在經濟層面上，這份預算案完全沒有處理問題，而且我亦相信它無法處理這3個月以來發生的事情。

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在2005年的自由行，或簡單來說，是經濟趨向赤化或大陸化——我用這些字眼，大家應該理解——會把經濟結構或民生問題......

關於經濟問題，從現今香港市況停頓及世界經濟停頓的角度，我會對這份預算案作這樣的解說：有兩個部門必須重組，就是警務處及醫院管理局，因為這兩個部門是仍在支撐香港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架構的僅餘部門，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嗎？

至於民政事務局，理應好一點，不過它不負責派發口罩，交由創新及科技局負責，資源和角色錯配，這是他們的問題。但為何要重組醫管局和警務處呢？

由這兩批人來管治香港，結論是大家"死得"了或"死硬"了。

我希望大家讀畢後才作出評價，不要冤枉史景遷，批評他為英國的鴉片戰爭說項，完全是兩回事。

我們多次向政府表明，現時的時間表是要到6月底才接受申請，確實過於緩慢。

我們要求政府提供失業援助金，以發揮更大的補漏功能，因為很多自由工作者均未能受惠於現時的兩輪基金。如果政府可以提供失業援助金，便可解決相關問題。

第三，我想談談有關"保就業"的漏洞。

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堵塞這個漏洞。

當然，我們要確保保安員的待遇不受任何影響，這一點十分明確。

當父母看見為其子女的考試出題的是這種人，是否意味着學生要屈服於他們的淫威，依照他們的想法答題和接受他們的歪理才能生存呢？教育局已接連出現這些問題，我們看見過往有很多教師......

教育局應該明確知道的一點是，它一定要制訂懲處機制，處理違規失德的教師。今天葉建源議員再次表現出他對這些事視而不見，這樣等同縱容教師誤人子弟。因此，制訂明確的懲處機制，訂明在甚麼情況下須要求失德的教師停職或取消其教席，這一點非常重要。教材亦要有公開紀錄，讓全民一同監察，而教育局有責任做好相關工作。今天當預算案獲得通過後，我希望官員可以明確告訴我們會如何跟進相關情況，別再縱容一些違規失德的教師誤人子弟，這些潛藏的弊端必須處理。

我認為律政司有這方面的責任，希望稍後官員會就這方面作出回應和解答。此外，對於這份預算案，我們看到"攬炒派"當然不斷針對警方的開支。他們由始至終也表示要針對警方的開支，甚至為了不給予警方任何開支而試圖"攬炒"整份預算案，這亦是他們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採用的慣常手法。

從這些事件可見，"攬炒派"過往對警方作出的針對和煽動仇恨的行為現已散播，現場甚至有假記者繼續將這些煽動仇恨的舉措無限放大，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如果堅持在這個時候"攬炒"社會，明顯是自私自利的行為，為求達到一己的政治目的而置市民的生死於不顧。

我們有責任指出和揭穿"攬炒派"的虛偽，同時亦要提醒政府，待預算案獲得通過後，當局應明確承諾將如何妥善處理我們提出的要求，包括盡快派發1萬元，讓市民早日受惠。

主席，我發言支持將第1及2條納入《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並會在稍後《條例草案》三讀時投下贊成票。主席，這是我第三年參與財政預算案的審議，我整體支持預算案的原因，已在《條例草案》二讀時提及。畢竟現時的經濟環境已是差無可差，預算案這1,200億元的撥款是絕對有用的，當中包括派發1萬元——很多市民最近亦向我們查詢最快何時可以取得款項——多項減稅措施、福利金發放"雙糧"、代繳1個月公屋租金等。這些措施均有實際需要，可以即時支援市民。此外，一些因應社會事件和新冠肺炎提出的"撐企業、保就業"措施亦是合時的。

我們希望"財爺"之後繼續審時度勢，考慮這些安排，從而支援有不同需要的市民。不過，主席，我留意到在《條例草案》二讀時，反對派已一致投下反對票，這是毫無懸念的，我相信在《條例草案》三讀時，他們一樣會反對。

現時很多家庭已沒有收入，或是收入已減少，大家也不知要捱多長時間，而政府的補貼始終有限，很多市民也向我們表示現時重新找工作真的很難。在這個前提下，反對派仍然面不改容，說明會反對預算案。兩年前，我剛加入立法會時，看見部分反對派會投棄權票，但他們現已全部變成"勇武"、"攬炒派"，即使是他們之前爭取的1萬元，現在也懶得理。主席，為何要支持《條例草案》呢？面對今天的局面，我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因為我們也很擔心"黑暴"再臨，這真是可悲和可惡。

又是"和你sing"，又是唱歌，又是搞這些群眾聚集。

他們很明顯是在挑釁。不僅如此，有人並不是唱歌，有人在燒垃圾箱和雜物，重新再做一次，是翻版，所以很多店鋪當天也做不到生意，要落閘。不僅如此，在學校亦找到製造汽油彈的材料、電油和打火機。那些有心搞事、搞社會衝突的人——我稱之為"暴徒"——他們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和事端，目的只有一個，便是讓"黑暴"重臨，散播仇警的氛圍，這種毒真的在毒害香港。

我們看到現時賓館全部都是零收入，連家庭也是沒有收入。我真的希望"財爺"回去想想，究竟這份預算案在通過後，那些所謂提振經濟的措施，經過上述各項影響，在七除八扣後，究竟能幫助市民多少呢？司長，面對疫後需要重振經濟，我真的希望當局可以一併估算這1,200億元可以多捱半年、一年或多長的時間？主席，"黑暴"不單影響經濟、削弱預算案提振經濟的效力，過去半年多，很多假信息、散播仇恨的言論仍然充斥着社會。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昨天發布"市民對'犯罪年輕化'意見調查"，就有關反修例活動的調查顯示，有七成市民認為假信息及政客鼓吹犯法的言論激發了年輕人破壞社會秩序和犯法的行為。主席，為何這與預算案有關呢？

我在上次發言時提過，反對派想以否決預算案來脅迫特首辭職，引發憲制危機，這並非新鮮事，他們自己也說過了。反對派清楚指出，要善用否決預算案的機會，製造"攬炒"。

這是甚麼道理，"老兄"，真的"離晒譜"。這明顯是他們的政治目的，這跟預算案有甚麼關係呢？預算案是要幫助市民解決生活上的種種困難，但他們卻利用預算案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叫西方國家制裁香港，這就是他們的路線圖和行動。主席，如果真的由"攬炒派"主導，上述憲制危機便會天天上演，每天的結局只會是政府停擺、社會停擺，福利、教育及所有恆常開支也無法取得。

主席，面對現時新冠肺炎疫情，今次香港市民真的很了不起，防範或防衞意識非常高，外出經常佩戴口罩。很多住在屋邨的街坊對我們說，他們真的一兩個月盡量不外出，聽從政府指示，保護自己及身邊的人。

在這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走下去呢？這令我們非常擔心。

很多時候，防疫抗疫基金及預算案的資助都是以現金或資源作補助，但有些情況真的要考慮如何拆牆鬆綁。

這些情況還有很多例子，包括明天或下星期討論的海洋公園個案，政府提供數十億元的資助後，是否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呢？事實上，未來一段時間也不會有遊客的，政府是否應該設法為海洋公園拆牆鬆綁，而不是單單靠預算案的支援呢？無論如何，我真心希望預算案能在今天盡快通過，讓市民能夠盡快受惠。

當然，今年的經常性支出有所增長，是可以理解的。在經濟低迷的時候，政府增加經常性支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問題是，評級會考慮很多因素，包括我剛才所說的兩個問題——即結構性財赤和經常性支出無限增長——也是箇中很大的原因。

第四個問題是更加基本但複雜，政府不是沒有理會這個情況的，在過去10年亦曾提及，就是香港的收入基礎太過狹窄。這麼多年來，香港一直依賴直接稅收入和非經常性收入——即是賣地收入——而直接稅方面，我們有薪俸稅、印花稅和利得稅，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薪俸稅、利得稅和印花稅的收入會因為經濟下滑而大減。

印花稅亦是一樣，因為印花稅收入有兩個來源，土地交易會產生印花稅，股票交易也會產生印花稅。當直接稅收入全部大跌的時候，但又要用錢，政府該怎麼辦呢？

而在經濟蓬勃、稅收豐盈的時候，政府提出增加稅收的方法，亦似乎"不合嘴型"。事實上，在經濟蓬勃時開徵新稅種，就像政府一定要在適當時候咬一粒子彈一樣，如果永遠不去做的話，永遠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無法保持收入穩定和擴闊收入來源的基礎。

但問題是，長遠來說，收回成本亦是政府必須做到的，務求令政府有穩定的收入。

我聽到陳茂波司長說會處理這個問題，但香港這個如此細小的經濟體系，怎樣與OECD或G20角力呢？

我再重申，本港的評級不單視乎本港的財務狀況、收入或有多少盈餘，亦須視乎其他數項因素，包括本港的法治和資訊自由，這兩點對營商是十分重要的。我很希望本港的法治和資訊自由得以保持，至少令外商不會對在香港投資卻步。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藉着這個就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作最後一次發言的機會，我想把焦點由梁繼昌議員剛才發言的較宏觀角度，稍為轉移至集中討論香港市民現時比較關注的議題。無可否認，警隊的撥款的確成為香港市民今次關注的焦點之一，隨之而來的是，這亦突顯了特區政府處理財政撥款的一些招數，因是次牽涉警隊問題而為人所見的可以詬病之處。很多議員已提及，警隊258億元的預算開支對極大部分香港人來說，是完全不能接受。香港人經歷過去一年的濫暴，無論是親身在街頭或商場耳聞目睹，還是透過傳媒直播、網上直播、流傳的相片和影片及口述紀錄，均可見到香港警隊的濫暴問題已到達失控的程度。及至今年的預算案，特區政府仍然對民意充耳不聞，屢勸不改，為警隊預備一份款額大幅增加25%的預算開支，編制方面的增幅則達到2,542人。警隊作為評分最低及香港市民最討厭的部門，竟可獲得如此的預算開支增幅，如此擴大其人手編制，試問特區政府如何能說服香港人，這份預算案是惠民的，並值得香港人支持通過？相反，不單五大訴求之一的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遙遙無期，連那份虛與委蛇的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報告，其主席梁定邦昨天是如何回答傳媒的呢？林鄭月娥早前表示要增強監警會的職能，她又是否真的能說到做到？結果，監警會今年的預算開支反而較去年減少了4.4%，這個監管警權的機構所享有的撥款可說與警隊完全無法相比，絕對是天壤之別。納稅人每年繳交稅款，稅款落入特區政府手上後，這258億元卻花在購買橡膠子彈、催淚彈、水炮車之上。反觀香港電台、香港天文台和香港消防處這3個作為香港市民最信任、最受歡迎，而實際上香港人也需要感謝的部門，它們的預算開支加起來才稍多於警隊預算開支的三分之一。

中國人有一種不太理想的觀念，又或服膺"關上門打仔"之說。這話本身已不甚要得，但現在特區政府更要"開門打仔"，完全不介意讓香港人和全世界看到他們如何明目張膽地對待這個公營廣播機構，這個維護《基本法》、體現《基本法》中新聞自由、中立、不偏不倚精神，並在過去多年一直為香港人提供高質素節目的港台。

港台近3年的一般部門開支已逐年遞減，特區政府最終其實是否有意"殺掉"港台？

例如我較早前發言時曾提及，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83條，財政司司長可運用財務委員會轉授的權力，繞過立法會，無需經議員審議或批准而即時撥款予不同的政府部門。

在財政司司長運用轉授權力，靜悄悄批撥予警隊的近31億元款項中，有22億5,100萬元屬支付予警務人員的加班津貼。保安局曾提到在過去的財政年度，有13,000多名警隊人員曾領取加班津貼，所涉及的開支總額為25億2,000萬元。我們暫時沒有任何公開資料可確認在該25多億元加班津貼總額中，是否包含剛才提及，獲當局靜悄悄批出的22億5,000多萬元。不過，在數學和邏輯上，我們可以肯定一點，議員和香港人一直批評警隊的加班津貼有如無底深潭，而在違規濫暴、毆打市民和侮辱記者之下，仍動用公帑向他們發薪，這本身是絕對錯誤的事情。更加離譜的是，司長保證無論批出多少加班津貼，仍可透過向庫房提出撥款申請來抵銷有關開支，而最大的漏洞和問題是，本會是無從過問、無從監察，更加無從反對。

我注意到在財政司司長提交財務委員會的季度報告中，載述警隊在2019-2020年度第三季，曾使用薪金預算填補津貼開支。換言之，財政司司長在未經諮詢立法會的情況下如此爽快批核大量款項予警隊，本身已是絕不必要的暗渡陳倉之舉，而更加惹人懷疑的是這種黑箱作業的行為，是否有意掩人耳目，躲避公眾的監察？此外，在上一財政年度，司長亦運用轉授權力，就警隊內348個職位作出變更。若將這些職位編制變更連同上一季度報告一併審視，可發現最少有50個屬新增職位。主席，我們有極強理由相信在這348個職位當中，有很多是未經諮詢立法會便增設的職位。主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撥款渠道是部門之間的撥款令。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144條，某政府部門的管制人員可透過簽署撥款令，將其部門轄下的款項轉撥予另一部門。一般而言，每一項撥款令所涉金額上限為1,000萬元，但每個政府部門每年可以簽署的撥款令數目，原來並無上限。換言之，簽署10項各涉及1,000萬元的撥款令，撥出共達1億元的款項，在程序上是絕對可行，而實際上立法會亦無從監察，公眾更是絕不知情。

正常來說，若要購買很多政府部門均需要使用的物品，例如口罩，一般會由政府物流服務署負責進行招標和採購，何曾需要警隊處理本來不屬其職責範圍的工作？更加耐人尋味的是，以立法會外圍為例，在路上所見的很多大型水馬，上面均以中英雙語標示了"警察Police"的字樣。那即是說，這些水馬明明是其他政府部門以本身預算出資採購的物品，但購入的水馬卻竟變成警隊管轄的財產。既然如此，警隊何以當初不獨資進行採購，反而要不同部門一起籌款購買水馬呢？

我當然不希望沿這個方向思考，但每年的預算案明明已批核大量款項予警隊，供他們維持香港治安，為何當同屬特區政府轄下的其他政府部門或建築物需要警隊給予保護時，警隊卻要另外收錢購買水馬？這才是令人更感憂慮及完全有違常理之處。所以，主席，當保皇黨議員打算支持今次的預算案時，他們其實可有想過這樣做會被政府擺了一道？為何要贊成通過這份神憎鬼厭的預算案呢？

警務處當然希望可以"韓信點兵，多多益善"，但保皇黨中如有議員聰明一點，最低限度也應支持我們提出的修正案，不過他們已全數否決了。然而，我希望他們明白，在目前的階段貿然閉上眼睛支持特區政府這份牽涉眾多爭議的預算案，猶如為民望直插谷底的"林鄭"陪葬，我認為保皇黨議員真的必須三思。事實上，將自己與"林鄭"捆綁在一起，根本與自動登上賊船無異，特區政府是不會感謝的。還記得不久前那份"篤背脊"報告嗎？

我相信多位在席或不在席的保皇黨議員必然心裏有數。希望大家考慮清楚稍後的投票意向，而我亦要在此清楚交代，不論是稍後的表決還是在三讀階段，公民黨均會投下反對票。

主席，我發言是代表自由黨表達我們支持通過《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在這次財政預算案中，其實共有11項措施是由自由黨提出，並獲政府採納的，我代表自由黨感激政府。

我在此也要呼籲銀行，無需要求業界提供過於複雜的文件，只需提交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所要求的文件，盡快批核申請，助業界渡過難關，避過結業的危機。"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非常受歡迎，希望政府在借出500億元後，不要只看着帳目便暫停，希望會再回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更多撥款，幫助有需要的中小微企。因此，我也要多謝財政司司長，在"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由最初只提供予中小微企，擴闊至上市公司也可以申請，而上市公司只要是主要大股東便可以簽署擔保，我就此十分感激。此外，關於向全港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派發1萬元現金的安排，自由黨亦是最早出來爭取，希望財政司司長可以落實。我記得當時很多政黨說我們提議的金額太多，又質疑是否實際，當然，亦有政黨認為應該派發消費券。

在齊心抗疫差不多半年，大家也希望疫情盡快過去，與家人朋友外出吃飯，買東西，喝一杯，回復正常的生活，特別是飲食業十分需要這些生意。我的業界也希望在7月全民獲派1萬元時......當然，我以往會提醒大家留港消費，不要把錢拿到外地消費；但是，今年很不幸地我無須提醒大家，因為我們想離開香港，也沒有很多國家歡迎我們，可能抵達後又要被隔離。

因此，我亦希望政府除了是撥出這700億元外，也要考慮有何措施可以鼓勵市民將1萬元花在本地消費上，以振興現時陷於低谷的經濟。

另一個可以幫中小企的措施，當然便是稅務減免。

此外，幫業界縮減經營成本的措施也很重要，所以，我要感謝政府延長減免商業用戶的電費、水費和排污費。

有關寬免公司周年申報表登記費的措施，亦能幫助業界降低經營成本；如果能夠加上減免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和補貼煤氣費，便是最好的了。另一項重要措施是政府帶頭減免租金，包括政府旗下的物業減租為期6個月、向郵輪公司和現有碼頭商戶提供額外6個月的收費及租金減免，以及向本地回收企業提供新一輪為期6個月的租金資助計劃。租金是業界一項很大的開支，我們業界多年來把很多業主養得"肥肥白白"，現在艱難時期，我很希望不論是大業主還是小業主，也會跟隨政府減租。我一直提出，希望在4月至6月的租金減免不會少於50%。上次司長在我二讀發言時不在席，現在他同樣不在席，不過，我要繼續向他說，希望他聽到，或者有同事向他轉告，我希望政府放膽一點，把目光放遠一點，司長多推出措施振興經濟，在疫情過後，全力催谷本地消費，與業界攜手營造良好的消費氣氛。我代表業界向他承諾，我們會努力為庫房賺回3,000億元或甚至更多。主席，我和自由黨也支持這份預算案。

我們看到，本年整體的財政撥款達到6,273億元，的確並非小數目。我較早前在5月6日第一個辯論環節中已表示，香港難得有這樣豐厚的"家當"，而當全世界都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時，我們可以有這種實力，其實並不簡單。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主席，我們現正繼續進行《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首先，我想為香港電台說幾句話。

一直以來，我在各個環節的發言中均會提到，究竟預算案有否真正照顧社會上的老弱人士？香港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只有3,585元，但跟我們一海之隔的澳門，每月提供的敬老金為9,000澳門元。

主席，截至2020年3月底，有高達25萬人在輪候公屋，最新的平均輪候時間是5.4年。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的全港"劏房戶"統計數字，現時全港約有9萬多個"劏房戶"，即是有多達20多萬人居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只有約56平方呎，比公屋擠迫和細小得多。但是，"劏房"平均租金高達五六千元，佔家庭總收入一半以上。

一般而言，我們在進行說明時會採用入息中位數，但若將全港市民的收入總和除以人數，全港人士的平均收入竟為327,000元。

香港人的入息中位數是17,000元，但香港同時亦連續10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截至去年第三季，香港樓價中位數為704萬元，而本地家庭入息中位數則為338,000元，這是甚麼意思呢？主席，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成家立室尚且如此困難時，還談甚麼"治國、平天下"呢？

全部花了在種種超支的基建項目之上，例如超支196億元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超支174億元的蓮塘/香園圍口岸；超支140億元的港珠澳大橋；超支81億元的啟德體育園；還有那些多花了的冤枉錢。

1989年，港督衞奕信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玫瑰園計劃，亦即大家非常熟悉的十大核心工程，當中包括興建赤鱲角機場。

主席，在審議預算案，尤其是進行全體委員會審議時，我們應在評論整份預算案的利弊前，考慮預算案還可以發揮多大作用。

主席，記得美國前總統甘迺迪曾在其就職演說中說出以下一句話：如果一個自由社會不能照顧大部分窮人，便不能同時照顧少數富人。

我已說得很明白，社會上那超過100萬堅強而倔強的貧苦大眾，實不應在如此富裕的城市過着這麼貧窮的生活，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必須在此指出這一點，希望政府聽到我們這方面的意見。

即使政府說網上登記很快捷，但最節省資源和流程的辦法，仍然是設立中央資料庫。

我不是要求政府在1天或1星期內設立中央資料庫，但政府應該藉着今次派發1萬元的契機做這件事。

說回預算案，今天有同事提到預算案在財富分配上的功能。

如果不是出現疫情，政府今次是不會願意如此闊綽"派錢"或作出福利支援的，因為我相信政府內部對於這種闊綽的"派錢"措施或福利政策非常抗拒，主要因為今次的疫情才會這樣做。

但我也要清楚指出，我們並不認同長遠運用這種支援方式，因為這樣確實會形成結構性赤字，這不是健康的做法。

這是政府的固有思維，我相信今天在座所有同事也聽過這種說法。

將來萬一有甚麼事，政府便可以有效到位地支援這些行業，我覺得政府真的要思考一下。我舉一個例子，我與梁志祥議員之前跟進防疫抗疫基金的事宜時，發現補習社獲得資助，但教授興趣班、音樂學校和舞蹈學校則未能獲得資助，因為這些行業不像補習社般有識別機制，他們沒有領取牌照。大家要知道，並不是他們不想領牌，而是現有機制沒有提供相關牌照。

其實，很多演員也是基層市民，這行業也欠缺識別機制，所以現在又要討論如何識別這一類人，只要有機制，便可以為他們提供資助。

我剛才亦提及，今天的社會局面，其實大家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當然希望可以盡快派發1萬元，當初財政司司長也說，通過預算案後仍要等到6月底才能派發。我已經再三說，真的是太慢，因為很多市民可能基於個別原因而未能受惠於防疫抗疫基金，他們正等待着這1萬元，我希望政府可以做得到位。所以，我認為政府要加快處理這事情。

我再三重申，我們支持通過預算案，只是因為我們希望社會能夠盡快回復運作，不要被"攬炒"，很多市民等待着各種各樣的社會福利，包括派發1萬元。可是，我們支持通過預算案，並不代表政府所有部門做的事皆令我們滿意，我相信今天很多在席同事，包括建制派同事，大家的想法也可能一致，就是我們不想社會被"攬炒"。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知道我們的訴求，我們今天支持通過預算案，是希望市民可以盡快受惠，但對於個別部門，例如香港電台，我們要求政府說清楚未來的路向，將會如何處理這些有問題的部門，撥亂反正。我希望政府官員在今天稍後的回應時間，可以清楚告訴大家，將會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提醒委員，我會於大約下午6時15分請官員發言，之後逐一表決有關議題，直至完成三讀。有意發言的委員，請盡早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首先，政府於2011年向市民派發的6,000元，主要是透過銀行系統進行，雖然有部分市民須排隊領取，但整體安排是暢順的。至於2018年透過關愛基金派發4,000元時，出現了一些混亂情況。現時，香港作為一個智慧城市，通常可採用一些無現金的電子支付方式作為日常付款安排，但今次卻不見得政府有就派發1萬元一事採取甚麼智慧方式以取代傳統做法。

據我了解，他最初推卻的理由是個人私隱問題，因為這些領取綜援人士及長者未必願意將資料交給政府作為派發1萬元的用途。

之後，羅局長又表示，目前有多套不同的福利系統均須進行系統測試，但測試能力有限，因此不能增設派發1萬元的系統，免致測試風險增加。我認為，這個理由相當難以接受。

主席，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再有類似的安排，我相信大家的焦點仍是在於如何能更方便市民，無需要他們做重複的動作。

其一，本港稅基狹窄；其二，過度依賴土地收入。

此外，在所有註冊公司當中，超過90%不必繳納利得稅，而須繳納利得稅的公司，同樣只佔5%，其所繳納稅款已佔全部利得稅約90%。

至於負債方面，其實政府有巨額的負債，最大部分在於公務員的退休金，隨着公務員的數目在這一兩年不斷膨脹，我相信在未來，有關的負債額將會按幾何級數增長。此外，還有基本工程的承擔額。

我也曾在不同的會議上提出這點，但政府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以讓我們更了解政府現時的資產和負債現值。

過去數年，離岸人民幣業務曾經發展得十分蓬勃，但為何當時的資金池這麼快便達到1萬億元？

可是，如何令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繼續向上發展，使本地金融業可以得益於離岸人民幣業務？

其實，金發局的報告也有提及香港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我一直希望"債券通"的"南向通"可以早日開通——我希望相關當局可以盡快實施金發局在報告中的建議，因為在金融業界內，交易量是最重要的，只要政府能吸引更多不同資本市場的投資者來港進行交易，香港市場的存活率便會大幅提高。

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和相關的財金部門可以繼續關注金融科技的發展，投入更多資源以促進這方面的發展。主席，最後我想指出，香港面對的最大問題是人口老化。香港現時人口約700多萬，預期至2043年時，會增至822萬人；至2036年，長者數目或會多達237萬人。我們現時討論的預算案，均基於香港將要面對約三分一人口超過65歲這個前設來制訂，因此，許多的財政計劃和規劃須盡早完成。否則，當香港真的有三分一人口在65歲以上時，我相信政府屆時所要面對的財政困難，將會倍增。

我們聽到同事發言說預算案越快通過越好，可向每人派發1萬元，大家開開心心，希望疫情盡快過去，我們回復社會秩序，一切良好，我們繼續歌舞昇平——清醒一點，你們要回到以往的秩序，那是甚麼秩序？是回到繼續"誰大誰惡誰正確"，政府向大財團傾斜，貧富懸殊嚴重，政府完全服膺於中央，越來越放棄香港自身的保障，甚至出賣香港人的一種秩序。你以為香港人想回去這個秩序嗎？

這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如果大家仍然有想象力和忍耐力，希望特區政府官員或保皇黨會知悔改，懸崖勒馬，不會因為他們的個人榮辱而站在香港人的一方，為香港人做應該做的事，提供好的環境......

在這個社會中，我們的財富分配是公義一點，我們對我們的土地、環境和生命是尊重。

我們希望得到一個基本的保障，到年老的時候、生病的時候，我們有一種安全感，我們知道有良好的服務、有良好的制度，讓我們得到生活上的基本保障。在疫情下，我們應該看到，這份預算案的財富分配應該是先幫助弱勢的人士。

主要是聘請低薪人士的基層行業，那些人會失業，他們失業之後，生活不受保障，因為他們沒有錢、沒有積蓄。

預算案有否改善這種情況？在政府的社會秩序和統治之下，想市民返回秩序，秩序是甚麼呢？政府叫我們繼續等候16年、17年，永遠說追落後。

然後特區政府舉手投降。

在雨傘運動中，他們已經覺醒，只是政府沒有覺醒，繼續返回秩序，繼續走，繼續催谷貧富懸殊。今次政府"派錢"後，貧富懸殊仍然繼續嚴重，而且極可能更加嚴重，因為所派發的錢，根本是救市不救人。我也跟政府計算過，派發的數千億元，八成是冤枉錢。

當然，對於這些情況，政府是看不到的，只是繼續返回秩序，繼續十分安心，並且大條道理、問心無愧地跟香港人說：政府已經盡力了，在"一國兩制"之下，大家也要認識何謂"一國"，在現有資本主義對外開放的經濟體系之下，我們只能夠用這種方式，因為我們要開放，以及由市場主導。其實，何來"市場主導"呢？只是靠壟斷權力，用權力壟斷資源分配，最後亦是官商勾結。

當然，當中越來越多是紅色資本，這是已經很清楚的，全部也要向北面看，這便是政府的秩序。《經濟學人》亦有指出，今次疫情之後，很多事情可能也會改變。

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在香港風雨飄搖的情況下發表的。持續數個月的社會運動令香港元氣大傷，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對各行各業帶來嚴重打擊，香港的工商界正處於水深火熱中。大家都看到，這數個月若不是政府從善如流，推出一輪又一輪的措施，我相信很多企業已經撐不下去，很多市民亦會失去工作，生計不保。面對眼前的危機，無論我們從事哪個行業，是僱主或僱員，都同樣受到很大打擊。所以，社會各界應該放下成見，支持預算案和其他紓緩措施，令市民和企業能渡過難關。

有政府作擔保，銀行便無須承擔很高的風險，自然願意向中小企借貸，使它們再撐幾個月。我們當然希望經濟盡快復蘇，而即使經濟未能完全復蘇，我們仍要向前走。現在，我們看到香港百業蕭條，很多中小企已經奄奄一息，政府為企業提供百分百擔保，至少令它們未來數月能借款繳付租金和支薪。這項措施總算給中小企送上一根"救命稻草"，令它們有資金渡過這個難關。主席，這段時間我跟很多中小企和政府官員保持緊密溝通，希望集思廣益，向政府建議切實可行的措施，真正做到"撐企業、保就業"的目標。農曆新年後，疫情在全球蔓延，我們看到大量中小企的訂單被取消，有些已製成的貨品——相關的薪金及原材料費用都已支出——被迫延期交貨，要放置在貨倉。中小企收入大幅減少——甚或沒有收入——之餘，還要支付租金、薪金及清還銀行貸款，因此，它們的周轉出現前所未見的困難。

結果，政府願意從善如流，推出不少支援經濟的措施。

其實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經濟，如果沒有企業，很多人便會失去僱員這身份，變成失業大軍成員。政府提供這項上限為9,000元的工資補貼，目的是要保住員工的"飯碗"，讓他們繼續有工開——這總比失業好——不過，"保就業"計劃的執行細節仍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企業可能因而誤墮法網，所以，政府真的要考慮清楚如何處理那些問題。

至於"派錢"措施方面，今次的情況真的很特殊。主席，我們看到整個經濟在最近數月基本上是停頓的，很多中小企一張出口訂單都接不到，很多人無工開，所以，經民聯這次建議政府向全民"派錢"。

3個字：快、快、快，以及要簡單。經民聯亦再次促請政府切勿重蹈覆轍，要避免出現收費高、手續多的行政問題。政府應該用簡單直接的方法"派錢"，盡量降低行政成本。我希望市民可以盡早收到這筆"救命錢"。主席，在支援中產的措施方面，預算案公布之後，不少中產人士向我表示，他們對利得稅、薪俸稅等退稅金額只維持在2萬元，感到失望。現時市道低迷，很多中產家庭的收入受到很大影響，政府應該向中產派大一點、甜一點的"糖"。我們希望政府日後可以考慮調高退稅上限至4萬元。差餉寬減方面，我們也覺得有空間加碼。

我希望政府再考慮我們的意見。數十個百分比對企業、商界人士的影響很大，特別是將來當經濟復蘇時，獲保住的企業便需要資金來購買材料、發展和推廣業務。

我覺得政府應該慎重考慮這項可以幫助企業的建議。

現時全球經濟不明朗，如果企業收到訂單——主席，你也是營運工廠的——究竟要不要開始生產呢？

主席，我在此誠心祝福香港，祝福每位香港人身心健康，早日戰勝病毒，並見到經濟民生得以改善。我們熱愛香港這個家，我們應該追求幸福的生活，而不是充滿鬥爭和恐懼的生活。主席，我謹此陳辭。

所以，如果現階段還希望玉石俱焚、希望透過喊口號或進行一些較激進的行動，便能夠令社會繼續維持、令大家能夠繼續"有飯開"，持這種看法的人可能也是要醒一醒了。

可是，在"派錢"的同時，我也提過有另一種更快、更有效及更應該考慮的方案，可紓緩社會上特別是"打工仔"及小老闆的經濟狀況，那就是可能需要考慮一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我很感謝議會的同事光譜相當廣闊，我剛才聽到由何君堯議員以至鄺俊宇議員也同意這個方案，就是希望在強積金上下些工夫。

主席，我亦想順帶提提，在調查中有46%受訪者認為強積金的表現"差強人意"，而"差強人意"這個詞語恐怕與"高尚情操"一樣，有時候代表甚麼意思呢？如果看回調查，似乎"差強人意"的意思已經等於"不滿意"，因為調查當中沒有其他更負面的選項，所以選擇"差強人意"便已經等於"不贊成"、"不滿意"。

所以，我想再花多一些時間，希望主席不要介意，我想說回今次預算案的重點，除了有幫助市民的"派錢"1萬元外，我認為另一個更加應該考慮的重點，可能就是強積金的"半大訴求"，即是一半供款、一半"回水"。我們計算過，與現已使用4,250億元的支援基金相比，包括第一輪及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加上這次預算案為了協助市民渡過難關的"派錢"計劃，一共是......

所以，如果回顧第162條中other circumstances的方向，迅速地利用附屬法例，加上"連續失業3個月或連續3個月沒有收入"，便可以較寬鬆和具彈性的處理方法放寬強積金的提款限制。所以，對於這一點，我現階段未有進行100%的研究，但我當然希望當局會仔細審視當中的可能性，不要這麼快便一刀切，或者送我一巴掌，說我不知道法律上會作出修訂，甚或對市民沒有益處。

因此，我希望在下一輪防疫抗疫基金，政府可以審慎看看這個建議的可能性，其實只是事在人為，因為事實上如此龐大的一筆資金，讓政府在不需要再額外撥款的情況下，實施"自己供款自己救"，我認為這是非常值得考慮的方向。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主席，我動議《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70條，這項三讀議案不容修正，亦不容辯論。